《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早晨。我謹動議二讀《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這份財政預算案是本屆政府的第二份，亦是我就任財政司司長以來的第三份預算案。在編製時，環球政經格局出現巨大變化，外圍環境複雜多變，充斥不明朗因素。作為全開放的細小經濟體，香港近月經濟受到影響，增長顯著放緩，企業對前景的信心轉弱。在這情況下，對當前國際政經局勢作出正確判斷，並因應香港本身的優勢，擬訂經濟發展方向，尤為重要。因此，我會在預算案中闡述看法。主席，即使烏雲密布，背後仍是耀眼陽光；那怕山重水複，也無礙我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鑒於市民和工商界對本港經濟前景感到憂慮，我在籌備本年度預算案時，大方向是"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民生"。事實上，連同配合施政報告各項措施的撥款，這份預算案合共預備動用的新資源約1,500億元，另外還預留資源作多項用途。由此可見，預算案在提升公共服務、支援企業、利民紓困和投資未來方面，毫不吝嗇。我會在以下章節詳述具體措施。

亞洲區的生產及貿易活動，去年大部分時間有可觀增長，但後期表現明顯轉差。受外圍經濟情況影響，香港的整體貨物出口全年實質上升3.5%，然而增長在去年第四季大幅放緩，按年輕微下跌0.2%。服務輸出增長在下半年亦有所減慢，但全年合計仍然有4.9%的增幅。內部需求大致保持穩定，利好勞工市場。工資及收入穩健上升亦支持消費。私人消費開支全年實質增長5.6%，但隨着資產價格出現調整及外圍不明朗因素增加，增長率在年內逐步回落。投資開支全年實質上升2.2%。然而，多個調查均顯示本港營商氣氛近期轉差。隨着外圍壓力增加，香港經濟增長由2018年上半年的4.1%，減慢至下半年的2.1%，而第四季的增幅更只有1.3%，屬2016年第一季以來最低。整體而言，香港經濟在2018年增長3%，處於去年預算案預測範圍的下限，但仍然高於過往10年平均2.8%的趨勢增長率。勞工市場依然偏緊，失業率維持在2.8%，是超過20年的最低水平。總就業人數保持增長，市民收入持續有實質改善。由於經濟增幅連續兩年高於趨勢增長率，2018年通脹率也稍為上升。撇除政府一次性措施的影響，基本通脹率為2.6%，較2017年高0.9%。

印花稅和地價收入一向極受市況影響而波動。地價收入為1,159億元，較原來預算少51億元，主要是年內有兩幅推出市場的土地流標所致。印花稅收入為800億元，較原來預算少200億元，主要由於物業和股票市場年內出現調整，總成交量較預期少。政府開支方面，修訂預算為5,377億元，較原來預算低5.6%，即319億元，主要是由於個別政策措施及工務工程的支出較原來預算低。總括來說，我預計2018-2019年度盈餘為587億元。財政儲備在2019年3月31日預計為11,616億元。

亞洲方面，日本經濟在去年下半年受天災及外部需求放緩影響而明顯減弱，按年增幅接近零，今年預料只能緩慢增長。新加坡、台灣和韓國的增長動力亦已減慢，預料這些高收入經濟體今年的增長會維持溫和。另一方面，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聯盟內的新興經濟體，雖然出口或受制於外圍因素，但內部需求仍然穩健，會支持今年的增長。內地經濟增長亦見減慢，去年第四季經濟增長6.4%，全年增長減慢至6.6%，與全年增長6.5%左右的目標相若。今年內地出口增長或會因外圍環境不明朗而再減慢，但近年對出口的依賴已減少，加上當局最近實施多項提振措施，有助確保經濟穩健增長。利率方面，美國聯邦儲備局在今年1月的議息會議後表示未來制訂利率時會"保持耐性"，但亦指出往後的利率走向將視乎未來的經濟數據而定。市場對利率的預期，可能隨着經濟環境而轉變，或會加劇金融市場波動。事實上，不明朗因素大大影響投資者的風險胃納。過去一年，無論是美國、內地或本港股市，都曾經在短時間內由高位顯著下跌，投資產品價格亦波幅顯著。今年的環球經濟前景充滿變數，將會制約本港經濟表現。考慮到內外形勢的最新發展，我會善用2018-2019年度財政盈餘，提出一次性措施，支援企業，利民紓困。連同預算案內其他措施的提振作用，我預測2019年香港經濟會有2%至3%的實質增長。然而，倘若外圍不利因素惡化，特別是如果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對環球貿易、投資以至金融市場的衝擊會更大，不但會影響香港的出口及資產市場，本地的投資及私人消費亦會轉弱。反之，如果中美經貿關係向好，將有助消除外圍的不確定性，香港經濟增長或會較預測為佳。通脹方面，預期今年經濟增長溫和，或會減輕本地成本增加的壓力。近期本地租金上升壓力減弱，也有助降低整體通脹幅度，美元走強亦可紓緩輸入通脹的壓力。綜合各項因素，我預測2019年整體通脹率與基本通脹率均為2.5%。中期而言，香港經濟在2020年至2023年間，預測平均每年實質增長3%，較過去10年2.8%的趨勢增長稍高，基本通脹率則預計平均為2.5%。

不過，目前外圍環境不利因素仍多，假如這些因素持續至明年或以後，甚或進一步惡化，將會窒礙環球經濟的增長，香港難免會受影響，我們須保持警覺。主席，我在去年預算案提及環球三大趨勢，即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創科浪潮席捲全球，以及世界經濟重心由西向東移。過去一年的變化，讓我們更清楚看到環球政經的新形勢、新格局、新常態。我們必須分析研究，認清香港的定位和未來發展路向。中美關係第一，過去一年中美貿易摩擦的背後，還可見科技及其他更深層次的矛盾。貿易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固然可喜，但雙方的其他矛盾或會持續。未來一段較長時間，中美關係的起伏會為環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帶來波動。此外，貿易摩擦會對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以至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帶來衝擊，影響深遠。未來世界經濟的產業鏈布局亦可能因新的貿易規則和關係而發生變化。國際合作第二，本土主義和民粹主義在多國抬頭，不但影響當地政治，也左右這些國家的外交及經濟政策，不利多邊自由貿易的發展，影響國際經貿往來。